行政長官在去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會成立基層醫療發展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視現時基層醫療服務的規劃，制訂發展藍圖。然而，《施政報告》沒有提出措施，改善向公眾提供的牙科服務，以配合基層醫療服務的發展。另一方面，本港牙醫與人口比例自1996年以來一直維持在每一千人0.3名牙醫，而該比例遠低於不少經濟發展水平與香港相若的經濟體的有關比例。

政府在主體答覆中清楚指出，預防性的牙科護理服務較治療更有長遠效益。然而，我從主體答覆看到，投放在預防性牙科護理服務的資源相對較少，特別是在學童畢業離校後至步入老年之前的一段時間，政府似乎沒有任何規劃。

就此，我想問的是，政府會否為"預防勝於治療"這個目標訂下清楚基準，以及為達到目標而訂明清晰的人手配置？

事實上，如要處理牙齒問題，大家都知道2,000元確實未必足夠。

主席，我想詢問，當局會否考慮參照長者醫療券的模式，額外加設長者牙科醫療券，以減輕長者治療牙患的經濟負擔？

至於將來的培訓工作，政府除了建議本科牙醫培訓增加學額外，亦關心專科培訓的事宜。

主席，現時公營牙科服務有限，很多長者都需要跨區排隊候診。

由民間團體提供流動牙科醫療車服務，相當受歡迎。

我想問局長，政府可否在18區推動公營流動牙科醫療車服務，免費為有需要或行動不便的人士提供服務？
主席，多謝梁議員的補充質詢。

主席，每年內地五一勞動節假期期間，訪港內地旅行團的數目均會較平日大幅增加，當中有不少屬低價及設有定點購物的旅行團。據悉，此類旅行團一般會安排團友到舊區的指定食肆和店鋪用膳及購物，以致該等地區因有大量旅遊巴停泊和上落客而交通嚴重擠塞，區內居民的日常生活因而大受影響。另一方面，香港旅遊業議會設有不同的紀律委員會，負責處理涉及會員旅行社及"登記店鋪"的違規個案及投訴。

主席，九龍城區處理這個問題已10多年。根據業界反映，九成多低價和定點購物團會前往九龍城區用膳或購物。九龍城是舊區，車位不足，街道狹窄，車多人多，過去因旅遊巴過多而造成的意外已不斷發生，所以當局的答覆不能徹底或有效地解決現時的問題。鑒於九龍城接待旅客的能力已遠超負荷，而政府長期未能有效增加旅遊巴泊位或疏導人流，我想問局長可否要求旅議會研究停止在九龍城區新增登記店鋪，讓情況能夠先"止血"，待情況紓緩後再作討論？

所以，我認同李議員所說，九龍城和土瓜灣的情況相當嚴峻。

過去數個月，我們聯同民政事務處和警方推行維持秩序的約章，約章實行之後，情況似乎有些改善。此外，經過區議會和民政事務處的通力協助，我們3月底會在周邊試點提供半小時泊車優惠。如果推出這些措施後，仍然出現雙線泊車、3線泊車的情況，我會建議警方加強執法，"抄牌"不手軟。

過去2個月，我不斷跟九龍城區議員或地區人士接觸，繼續審視有關情況。我了解一些食肆或店鋪門外排隊的狀況。

至於中期措施，我們會盡量與周邊團體或周邊景點聯繫，希望將人流由旺區，例如土瓜灣和九龍城，帶到周邊較少遊客前往的地方。

我們會與業界朋友一起想辦法，推出一些景點旅遊產品將遊客分流。

業界在任何地方開設店鋪始終是商業決定，香港是自由經濟體，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並無法例不准經營者在任何地區開設店鋪。

據報，深圳市政府將會進行皇崗口岸重建工程，而該口岸重開後將不提供貨物通關服務。有物流業人士憂慮，屆時港深兩地之間將不再設有提供全日24小時貨物通關服務的口岸，跨境陸上貨運會受到嚴重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在皇崗口岸停止提供貨物通關服務後，會否有其他口岸全日24小時提供該服務；二是否知悉，蓮塘/香園圍口岸的泊車設施會否足以應付物流業的運作需要；及三是否知悉，蓮塘/香園圍口岸深方口岸區的配套設施的詳情；鑒於深圳灣口岸在啟用初期，深方口岸區欠缺配套設施致使該口岸使用率偏低，港深兩地政府有何措施防止該問題在蓮塘/香園圍口岸發生？

我們已向深方反映這個意見，並積極爭取有關安排。

主席，我首先感謝局長也認同香港需要實施24小時的通關安排，但局長剛才的答覆，我卻可以簡單概括為"除探討外，甚麼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局長曾否到深圳現場視察當地的建設，但我所屬的航運交通界在視察後，卻發覺沒有甚麼動靜，亦未見有任何配套設施在施工。

這牽涉兩項重要考慮，一是免得為時已晚，重蹈深圳灣的覆轍；二是讓業界有時間作好準備。局長，何時可以切實地告訴業界有關安排為何？

主席，現時陸路運輸基本上有4個口岸，即西面是深圳灣，中間是皇崗和文錦渡，東面是沙頭角。

工業界多年來建議政府修訂《稅務條例》第39E及16EC條，令廠商可就其境外生產工序中使用的機器、設備和知識產權申領免稅額。然而，政府一直以該建議可能被視為鼓勵廠商透過轉讓定價安排轉移公司利潤，予以拒絕。有不少業內人士反映，該兩項條文窒礙珠江三角洲內港資企業升級轉型的步伐，亦不利於它們把握國家推行"一帶一路"策略及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所帶來的機遇。

香港快要引入轉讓定價的法例，法例引入後，企業向加工方提供的機械設備和知識產權，理論上是賺取整個生產鏈的剩餘利潤。港商從"進料加工"生產活動賺到的利潤向香港稅務局交稅，該利潤反映港商在整個供應鏈管理上的貢獻和相應得益。如果政府繼續拒絕讓港商就其名下的機器和知識產權享有扣稅優惠，是否違反了"稅務對稱"原則？

這個課題已討論多年，局長剛才提到，政府曾於2010年進行深入檢討。

我想問，經過差不多10年時間，局長會否考慮在未來一段短時間進行另一次檢討，檢視現時的情況？畢竟現在與10年前的情況有所分別。

有些東西變相是外國組織迫香港做，香港就立即做，但工商界希望政府做，卻不知道政府何時才會做。希望政府及局長作出承諾，在最短時間內為我們提供檢討結果。

剛才有同事問及相關的問題，我想提出更具體的問題。鑒於業界很擔心《稅務條例》第39E條會窒礙港商的投資意願，局長可否告知我們，這方面的事宜究竟是否已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議事日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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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得到議員支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早日落實各項惠及納稅人的稅務寬減措施。

代理主席，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除了傳統的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外，資產管理業務亦是必須積極發展的方向。特區政府在2016年年中已着手制訂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的法律框架，並預期在今年實施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制度，俾能培養香港自身製造基金的能力。不過，根據現有的稅務安排，只有離岸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才享有利得稅豁免，這難免會窒礙香港基金業的發展。《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旨在訂明在岸開放式基金公司在符合若干特定條件下，即可獲利得稅豁免。此等條件包括：有關公司必須是居港者；必須為"非集中擁有"；必須主要投資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訂明的可投資資產類別，但可享有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即10%的最低額豁免門檻，以及；交易必須透過合資格人士進行或由合資格人士安排進行等。修例的好處，我相信剛才法案委員會主席已經詳細介紹，故此我不再重複。作為法案委員會的其中一名委員，我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亦很高興看到政府因應法案委員會委員的意見而作出必要的修改，例如更清晰界定"合資格投資者"的定義。我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提出了兩項意見：第一，我希望政府日後能適時檢討擁有權條件下的持有權規定，以期吸引更多較具規模的基金來香港註冊，目標是將香港定位為高質的基金匯集地，創造更多高端的就業機會，從而成為香港金融發展上另一個新亮點。當然，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時刻都要緊隨國際社會變更，修訂金融經濟法規，而立法會亦經常審議相關的法例修訂。香港過往賴以成功的因素，就是主動、積極及與時並進。其他主要基金管轄區，例如英國和新加坡，目前都大力推動在岸基金業的發展，所以我想再一次提示特區政府須主動制訂時間表，檢討持有權的規定，不要只做追隨者，待其他地區做妥後才修改法例提交立法會審批。這樣只會削弱我們的競爭優勢。第二方面，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要求政府考慮為此類公司發出居民身份證明書，讓這些公司在已經與香港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其他稅務管轄區開展業務時可以獲得稅務優惠。當時，政府當局回應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正因應打擊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的措施，制訂有關投資工具的稅務條約待遇的立場。政府會留意國際間的相關做法，以確保一旦要給予有關公司稅務居民身份證明書時可符合國際慣例。我希望一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立場清晰，政府能盡快跟進此事，以吸引更多有跨國業務的基金公司樂於選擇香港作為基金開拓業務的基地。

由於香港目前並沒有任何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為這些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提供稅務優惠，將有助促進香港基金業及財資市場的發展，鞏固和進一步推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民建聯對此表示支持和肯定。當然，這些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的投資者相對較少，可能會出現有個人或公司利用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基金結構，把應課稅的利潤轉為無須課稅的收入，以作出避稅的行為。

這些稅務豁免的規定既可避免有人利用《條例草案》的法律漏洞，從事避稅的舉動，損害香港特區政府的稅收穩定，亦可確保《條例草案》達到原有政策的目的。《條例草案》的最終成效，取決於《條例草案》內的稅務豁免條件規定是否有效及可行。因此，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大部分委員均關注有關稅務豁免條件規定；而當局最後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亦集中在有關稅務豁免條件的規定。首先，為避免有個人或公司把現時須課稅的收入，包裝為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以避稅，當局在《條例草案》中提出"非集中擁有"的規定，規定每一個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的投資者數目及每名投資者的最低投資金額等門檻。然而，為提升靈活性，《條例草案》對"非集中擁有"的規定亦作出一些彈性安排。如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公司具有一名或多於一名"合資格投資者"，有關基金公司的投資者數目下限為5名，而每名合資格投資者需投資最少2億元；如有關基金公司沒有任何"合資格投資者"，該基金公司的投資者數目最低要求便提高至10名，而每名投資者投資金額最少為2,000萬元。根據當局對"非集中擁有"的規定，有"合資格投資者"與沒有"合資格投資者"的基金公司的區別，主要在於"合資格投資者"是指為非牟利目的成立的機構、退休基金及向公眾發售的基金和政府實體等。根據現行《稅務條例》，這些機構本身均享有免稅優惠，用以透過成立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公司逃稅的機會不大。然而，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當局發現有關"合資格投資者"的定義並未涵蓋"主權財富基金"。為了讓有關定義更全面，當局提出修正案，在"合資格投資者"中加入"主權財富基金"。此外，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有關基金公司的可投資項目時發現，可投資項目包括海外未上市的私人公司股票及債權證，但不包括香港未上市的私人公司股票及債權證。有關的稅務待遇差異，可能會被國際社會視為一項具有損害性的稅務措施。再者，這亦可能使有關基金公司投資於海外的私人公司證券，而這些海外私人公司可能在香港擁有資產，從而造成漏洞，導致漏稅的問題。為了堵塞技術性的逃稅漏洞，以及避免引起歧視性稅務待遇的質疑，當局最終提出了修正案，取消有關基金公司不可投資香港未上市公司超出其資產總值10%的規定，但有關基金公司投資本地及海外私人公司擁有的香港物業不得超過其資產總值的10%。

我謹此陳辭，代表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及其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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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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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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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對於《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其實我在法案委員會曾經提出一些關注，今天未必能夠提及，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希望政府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會處理香港所面對的較嚴重的長遠問題，就是稅基過窄和財政持續發展的問題。我明白這類法例基本上能吸引更多主權基金透過香港的財務服務增加我們的競爭力，但另一方面，這個趨勢卻令人憂慮。透過《條例草案》和過往一些法例，加上最新的財政預算案，政府正逐步把香港一些長遠的財政收入來源進一步收窄。我們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公共財政的開支，這是不能避免的。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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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修正的第4及6條。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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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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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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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行政長官在其競選政綱中提出的利得稅兩級制。

當然，為了避免稅務漏洞，《條例草案》亦指明有關連企業只可有一家企業受惠。

它的政策目的是甚麼？去年3月行政長官仍是行政長官候選人時，我得悉她有這樣的提議。但是，提議的政策目的究竟是甚麼？較低利得稅稅率當然會減輕部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及初創公司的稅務負擔，有助提高本港的競爭力，推動經濟增長，營造有利的營商環境。

但是，大家均知道，有些非上市公司的業務眾多，營業額很高，利潤亦很高。所以，經過多番考慮，我仍要支持這個方案，並非因為方案有很明顯的政策目的，但方案始終可以幫助中小企及初創企業。正如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所指，低稅率會惠及做得比較好的社會企業，減低社會企業的負擔。此外，兩級稅制可讓國際社會認識香港這個經濟體的稅制。

因為我覺得並希望香港仍是一個實行簡單稅制的地方。

我要提醒政府的另一點是，本港現時的稅制之所以具競爭力，除了因為稅率低外，更因為本港的地域來源徵稅原則仍是世界獨有。

我們的地域來源徵稅原則並非這數十年創造出來，我們從一開始徵稅便是採用這原則。我們採用地域來源徵稅原則，目的並非要搶奪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生意，這一原則行之已久，目的並非讓香港成為避稅天堂。香港作為一個先進經濟體系及國際金融中心，與時並進引入一些國際要求的稅務改革是絕對必要的，尤其是稅務透明度及國際合作等方面。我亦希望政府可以加快與其他司法管轄區或國家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相對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及香港大約1,380億元盈餘，這損失了的稅收是否值得？會否有更多外來投資者因為香港的低稅率，選擇香港為投資平台或投資切入點？

代理主席，利得稅稅率降低1.5%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作，會影響我們的稅基。很多同事聽到我說稅基狹窄時會有很大的反彈，擔心是否要設立新稅種或加稅。從健康的公共財政角度來看，擴闊稅基是長遠需要，長遠穩定的稅基與簡單低稅制兩者並行不悖。

政府一邊收窄稅基，一邊又令我們更依賴這些"毒藥"......

其實除了我剛才談過的資訊科技外，有否其他方法，例如自動化，以增加企業的效率？

新加坡的綜合利得稅是17%，但不要忘記，當地僱主須繳付高昂的強積金供款，每聘請一個人便要多付一個人的供款，是很大的數目，潛在成本很高。

香港的經常公共財政開支已跌穿GDP的20%，如果這傾向持續，隨着香港社會日益老齡化，銀髮人口越來越多，對各種社會服務，無論是醫療、福利等......

除了要用錢封住商家的口、討好商家、還債外，究竟這些政策對香港的長遠利益有多少影響？

政府若要聚焦地幫助中小微企，這種"一刀切"的做法是不公道的。

盲目地忽視稅基問題以討好某些界別，只會注定失敗。

主席，儘管我要兼顧議會其他事務，未能直接參與《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但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議員同事對於《條例草案》所涉及的政策議題非常關注。事實上，我的黨友張華峰議員是有關法案委員會成員，經民聯亦支持本會通過《條例草案》。主席，《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現行《稅務條例》，以便在2018年4月1日開始的課稅年度，為法團及非法團業務引入利得稅兩級制，落實現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在其競選政綱中提出的相關承諾。眾所周知，利得稅是香港特區政府收入的最大來源之一，以2016-2017年度為例，利得稅收入為1,390億元，差不多佔政府收入總額的四分之一。現行《稅務條例》就法團所定的利得稅率為16.5%，而就非法團業務所定的利得稅率則為15%。經民聯成立5年多以來，一直秉持"工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的宗旨，認為特區政府應審時度勢，一方面要鞏固香港的優勢，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完善各項基建和發展規劃，推動創新及科技等新興產業；另一方面，應切實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拆牆鬆綁，加強支援中小微企業。就此，經民聯曾多番向上屆和現屆特區政府進言，建議寬減企業稅項，減輕其財政負擔，並鼓勵中小企再投資。經民聯曾就特首林鄭月娥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提交題為"新思有為，共迎機遇，發展惠民"的建議書，當中重點指出，香港不但要維持簡單稅制，同時要盡快提出有利經濟發展及減輕企業負擔的各項稅務建議，包括落實利得稅兩級制，把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率由16.5%降低至10%，以及為研發和設計開支提供3倍扣稅的安排，鼓勵企業投放更多資源從事創新研發。我樂於看見現屆特區政府從善如流，在不同程度上，採納了經民聯的務實建議。財政司司長在不久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企業符合資格的首200萬元的研發開支可獲3倍扣稅，餘額亦可以獲得2倍扣稅。我和工商專業界的朋友也希望當局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建議，務求盡快落實。至於當局擬議的利得稅兩級制，法團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率將會降至8.25%，其後的利潤則繼續按16.5%徵稅。至於非法團業務，兩級利得稅稅率相應訂為7.5%和15%，《條例草案》如果獲得通過，將會在已獲通過的條例刊登憲報當天開始生效。主席，香港過去一直奉行低稅制及積極不干預的自由經濟政策，配合港人的靈活、勤奮，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成就。但是，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對環球經濟環境的變化十分敏感。近年來，在全球先進經濟體之中，反對自由貿易和去全球化的聲音此起彼落，保護主義逐步升溫，各國紛紛提出減稅措施，提升企業競爭力。例如美國最近宣布會將公司利得稅率降至21%，而英國亦會在2020年將公司利得稅率降至17%，此外，美國聯邦儲備局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將會為未來的環球經濟帶來不明朗的變數。面對外來環境的變化及其帶來的挑戰，香港特區政府應積極有為，優化和改進以往賴以成功的方程式，並針對性地提供適當的稅務優惠，降低利得稅率，無疑是政策選項之一。據當局統計，在所有須繳稅的企業中，約有82.4%的應評稅利潤為200萬元或以下，這些企業中不少是中小企和初創公司。擬議的利得稅兩級制既惠及所有合資格企業，又訂定了若干限制，規定每組"有關連實體"只可以提名其中一個受惠於擬議的較低稅率，以防止此減稅措施被濫用，顯示當局有意在維持簡單低稅制及實行具競爭力的稅制之間取得某種平衡。據當局估計，納稅法團或非法團業務每年分別最多可節省165,000元及150,000元的稅款。法案委員會普遍支持《條例草案》，亦同意政府當局已提出的技術性修正案。法案委員會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顯示社會各界對此已經達致基本的共識。主席，在上述背景下，我希望立法會議員同事亦支持通過《條例草案》。當然，我和工商專業界的朋友也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密切留意全球經濟變化，包括其他經濟體系稅務政策的變動，適時檢視本港相關法規及稅制的要求，拆牆鬆綁，創造有利營商的環境。

他聲稱商界完全無良，而特區政府似乎完全沒有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

主席，《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稅務條例》，以實施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所宣布的利得稅兩級制。法案委員會共召開了兩次會議。我要特別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周浩鼎議員及其他委員的努力，令審議工作順利完成。剛才我們很留心聆聽議員發表的意見。政府的政策目標是在維持簡單低稅制的同時，實行具競爭力的稅制以促進經濟發展。《條例草案》旨在將法團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稅率降至8.25%，即現行稅率的一半，其後的利潤則繼續按16.5%的稅率徵稅。至於屬獨資或合夥業務的非法團業務，首200萬元利潤的稅率將相應下調至7.5%，即現行稅率的一半，餘下利潤的稅率則維持在15%的水平。為確保受惠企業以中小企為主，我們建議限制"有關連實體"只可提名一家企業受惠。在建議的利得稅兩級制下，納稅法團和非法團業務每年分別最多可節省165,000元和150,000元稅款。假設有20%的納稅企業屬關連企業，實施新稅率會令政府稅收每年減少約58億元，相等於2016-2017年度利得稅收入總額4%。不過，企業或可因此而提高營運規模及效率，我們亦希望它們日後可為政府帶來額外稅收。法案委員會就建議的條例修訂作出了深入和詳細的討論，我希望在此回應委員和持份者關注的幾個事項。首先是利得稅兩級制的政策目標和受惠對象。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曾有委員提出利得稅兩級制應否適用於從事物業買賣的企業。就此，我希望指出，政府已實施特別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等措施，務求冷卻物業市場的投機及投資活動；不論物業交易所涉及的實體是自然人或公司，均受有關措施規管。此外，企業如何進行業務或作出投資，屬該實體的商業決定。我們不應因實施利得稅兩級制而令稅制變得複雜及削弱香港奉行簡單稅制的競爭優勢。因此，我們建議，利得稅兩級制將不論業務而適用於所有合資格企業。此外，如何界定"有關連實體"亦為部分委員和持份者所關注。簡單而言，如果兩個實體中之其一控制另一實體，或兩者均受同一實體控制，該兩個實體一般會被視為"有關連實體"；而"控制"一般指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實體多於50%的已發行股本、表決權、資本或利潤。有意見認為有關限制或會令利得稅稅制變得複雜，但也有意見認為"有關連實體"的擬議定義較《稅務條例》其他部分中"相聯者"的定義為寬鬆。在這方面，剛才亦有議員關注到為何我們以50%作為分界點。其實，這主要是因為我們要讓稅制簡單、透明和容易實施，所以我們認為50%是一個合適的選擇。另外，為確保利得稅兩級制的受惠企業以中小企為主，我特別要提出，雖然剛才有許多議員表示覺得我們一視同仁，但其實我們對大企業和小企業有相對不同的處理方式。因為我們已在修例中建議並提及會限制"有關連實體"只可提名一家企業受惠於兩級稅率，有些可能有數百或1,000家企業的有關連公司便因而只有當中一個實體可以受惠於此兩級稅率。由於集團企業可透過不同實體進行不同業務，如果我們不加入有關的限制，跨國集團或上市公司旗下的大量實體便均能受惠於兩級稅制，這亦有違政府將優惠集中於中小企的政策目標。所以，我們在《條例草案》已就"有關連實體"訂明了剛才解釋的簡單、清晰而客觀的定義，有助將股東或合夥人間的爭議減到最低。至於會否有公司透過業務重組或其他安排濫用利得稅兩級制，我們希望議員明白，業務重組是正常的商業活動，不同商業機構有不同的風險狀況、資產回報率和成本結構。公司合併業務與否須審慎考慮所帶來的成本效益，屬於商業決定。無論如何，政府會留意有關情況，以確保企業遵從法例的規定。此外，《稅務條例》中的其他防止濫用條文通常採用"親屬"的概念就"相聯者"作定義，這是為了防止將利潤轉移給親屬控制的公司。但是，我們現時就擬議的利得稅兩級制而言，我們的政策重點是減輕中小企的稅務負擔。由於同一家庭的成員或會各自經營不同業務，例如父親經營茶餐廳，兒子經營髮廊，我們認為向他們各自提供建議中的較低稅率是合理的做法。第二項是關注到同一家企業中來自合資格債務票據和其他業務應評稅利潤的徵稅安排。為免出現雙重優惠，擬議的利得稅兩級制將不適用於選擇現行優惠半額稅率稅制的企業，包括專業再保險公司、專屬自保保險公司、企業財資中心及飛機租賃公司。有關法團必須是主要從事相關業務的獨立法團，即使它們可從事其他商業活動，但來自該等活動的利潤所佔的百分比應少於25%。與此同時，擬議的利得稅兩級制不適用於合資格債務票據持有人收取或獲累算作為利息、收益或利潤的款項，因為該等款項已按半額稅率課稅。由於法團的應評稅利潤可來自合資格債務票據及其他來源，與合資格債務票據無關的業務的應評稅利潤，將來可按利得稅兩級制稅率課稅。我稍後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更清楚表明來自合資格債務票據的利潤不會計算在新訂附表8A或8B下的200萬港元應評稅利潤"上限"之內。第三項關注是香港應否實施累進利得稅率。部分委員在審議《條例草案》時，建議政府考慮引入累進利得稅率的制度，劃分較多稅階，以期改善稅制的縱向公平性、縮窄貧富懸殊或增加政府收入。鑒於目前國際趨勢是降低公司利得稅率以提升經濟競爭力，政府在現階段不適宜考慮有關建議，以免削弱香港的競爭優勢。然而，就擴闊稅基的進一步研究將會是本局長遠的工作之一。主席，引入利得稅兩級制可減輕企業——尤其是中小企——的稅務負擔，有助締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推動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企業可把省下的稅款用作提升硬件或軟件，從而提高整體營運表現及效率。政府會繼續與持份者保持溝通，以制訂具前瞻性的稅務政策及措施，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在此，我要回應議員的意見。他們認為本屆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沒有照顧不同群體的意見，但其實在2月28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已詳盡闡述政府會特別在醫療、治療罕見疾病的藥物、教育、社福設施、創科投資、運輸工程、經濟發展等方面投放大量資源。因此，當我們就財政預算案提議引入利得稅兩級制稅務措施的同時，亦並沒有忘記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其他義務。主席，《條例草案》已得到相關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令企業受惠。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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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59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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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共召開了6次會議，並在其中一次會議聽取了團體及個別人士的意見。鑒於香港有義務實施相關的安理會決議，以及遵從特別組織的建議，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提出的立法建議。以下我會扼要匯報委員特別關注的事項。主席，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在訂定恐怖分子名單時所考慮的因素。政府當局回應指出，按照《條例》第4條，行政長官可根據被安理會指定為恐怖分子及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的名單，在憲報刊登公告有關名單。此外，根據《條例》第5條，行政長官亦可向法院申請作出命令，指明某人為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或某財產為恐怖分子財產。然而，當局至今只曾根據《條例》第4條所訂的程序，指定某些人為恐怖分子。《條例草案》建議禁止以恐怖主義行為或恐怖主義培訓為目的而進行的旅程。有委員關注，這項禁制會否被執法機構濫用。例如某人計劃出席或參與海外舉行的一些宗教活動，會否被指出席恐怖主義培訓活動，而被禁止離開香港？亦有委員關注，《條例草案》對於旅行自由的限制是否合乎《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的相關條文。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所定義的"指明目的"與現行《條例》中"恐怖主義行為"的定義掛鈎。換言之，只有符合《條例》中"恐怖主義行為"的定義所述情況的行為，才構成恐怖主義行為。同時，《條例》所指定的罪行門檻亦非常高，有關人士作出的行為須導致針對人的嚴重暴力，或導致財產的嚴重損害。因此，純粹的宗教活動，不會毫無根據地被視為與恐怖主義行為或培訓有關。而獲授權人員會根據在相關條例下現有的法定權力，以及《條例》相關條文執法。政府當局強調，有關禁制無損本港居民在香港境內享有遷徙往來的自由、旅行及離港自由，他們亦不會被禁止為合法目的而離開香港。根據擬議新訂的第11K條，為指明目的前往外國的禁制只適用於香港永久性居民。委員曾詳細討論這項禁制的理據及條文的草擬方式。有委員關注，這種做法是否符合安理會第2178號決議的要求，以及會否令反恐執法工作出現漏洞，以及影響《條例草案》的成效。政府當局表示，使用"香港永久性居民"一詞，較能夠貼近安理會第2178號決議內，禁止"本國國民"為指明目的而進行旅程的字面意義及精神，而且清楚易明，有利執法。此外，其他司法管轄區亦分別制訂出適合自身又貼近安理會要求的措施。至於安理會第2178號決議以"其他個人"為對象的部分，即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旅客，政府當局指出，特區政府的第一道防線是阻截此類嫌疑人入境或過境。如果這些人士已身處香港並觸犯刑事罪行，執法機構會逮捕他們。如果他們在香港沒有干犯刑事罪行但計劃離港，特區政府會按現有機制，通知目的地國家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委員亦察悉，《條例草案》中訂定的各項禁制具有域外法律效力。特區政府可以通過《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或《逃犯條例》訂明的安排，予以執行。法案委員會對於《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並無異議，亦不會就《條例草案》動議任何修正案。主席，以上是我就法案委員會工作的報告。現在我表達對《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主席，我記得我曾於2015年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書面質詢，詢問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有何方法防止有人離開香港，前往外地參與恐怖主義活動或接受相關培訓。為何我在2015年提出這項質詢？因為當時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在全球招兵買馬，不少外國國家的國民也前往伊拉克或敘利亞參與聖戰。當時國際社會存在很大恐慌，害怕曾參與恐怖主義培訓的國民在接受訓練後，回國發動恐襲。

由於香港是國際城市，每天有大量遊客出境入境，有機會及有可能被恐怖分子滲透，所以我在2015年提出該項質詢。

一直以來，以及我們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時，對於反恐工作當然沒有異議，不論任何派別的議員也會同意必須進行反恐工作，但對於在法例上如何劃線，大家便有不同看法。

這不符合社會期望，亦不符合公眾利益，是削足就履的做法。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訂立一項反恐法例，讓所有執法部門能夠有法可依。在這問題上，其實不外乎兩種做法：如果有法例，我們便有法可依；如果沒有法例，香港便可能會像美國般，要鑽法律空子。最廣為人知的做法，便是在關塔那摩監獄囚禁恐怖分子，這所監獄不是設於美國境內，而是在境外，而且不受美國法例規管，因而出現了很多虐待囚犯的醜聞。那麼，我們是否要在這種灰色地帶中運作，還是制定一項屬於香港的反恐法例，讓所有執法人員有法可依，即使出現一些大家不想看到的違法情況，我們也可以追究。今次修訂法例，正正就是要為執法部門提供打擊恐怖主義的法理依據。現時恐怖主義行為或恐襲情況出現了新形勢和新發展，政府確實需要作出相應行動修改法例。

當然，我明白有些同事關注到修改法例後會否令市民誤墮法網。我記得有同事曾在法案委員會提出，如果有香港居民前往海外出席示威活動或集會活動，現場突然有人出現過激行為，該名居民是否須承擔責任。如果該名居民有參與過激行為，當然要按當地法律承擔責任和後果，但如果該名居民只是參與集會，便不會被視為作出刑事行為。

聯合國清楚訂明哪些組織為恐怖主義組織。

此外，《條例》訂明要斷絕恐怖分子的財政資助，有同事擔心，如果有市民不知道對方是否恐怖分子，可能覺得某人很淒涼，便給他一些食物，或者給某個組織一點資助，後來經報道後或者在警方進行一些行動後才知道那是恐怖主義組織，他會否因而犯法？

如果他不知道，而對該組織提供一些例如簡單的食物或支援，便不算犯法。所以，一般市民不需要有這方面的擔心。說到反恐，我當然要說一說最近特區政府拘捕了一名重犯，懷疑是恐怖分子，就是文子星先生。

第一，我們以前以為恐怖主義行為或恐怖分子離我們很遠，但其實不是，原來可能他們在我們中間。在香港社會，也可能會有恐怖分子。

在這件事上，政府的確需要在入境程序方面進行檢討，看看究竟是系統上有漏洞，抑或情報工作做得不夠。無論如何，文子星事件是不幸中的大幸，告訴我們現在的制度有甚麼問題。此外，在法案委員會，我們看到政府對第一道防線充滿信心。所以，有委員問政府為甚麼只針對香港永久性居民到外國參加恐怖主義活動，而不是針對包括非永久性居民和旅客在內的全香港市民？

不過，經過文子星事件後，我們發現聯合國這個很理想的想法似乎不對，因為原來香港社會一名非永久性居民，也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

當然，政府可以說，如果嫌疑人在香港犯案，警方會拘捕他；如果他前往其他國家，其他國家會在邊境搗截他。但是，如果要等他在香港犯案後才拘捕他，可能已經太遲，對市民的安全亦構成潛在的威脅。市民的期望是，政府不允許任何恐怖分子入境，更不容許他們在香港施襲。所以，我想起一句傳統的說話，就是"預防勝於治療"，希望當局在入境管制方面多做一些工夫，令市民可以放心。主席，最後我想說，反恐是一個全球趨勢。我記得2014年美軍空襲伊斯蘭國，基本上得到全球各國支持。反恐現在是全世界一個最大的共識，香港不能獨善其身，我們現在才進行這類法例修訂，某程度來說，已經是比較遲。

我的意思是，作為國際社會的其中一名成員，儘管香港並非直接屬聯合國的成員，但由於中國是聯合國成員，所以聯合國通過的決議，我們也應予以遵從，並在本地法例落實，這似乎不應該會引起任何異議或反對。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7年聯合國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59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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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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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政府議案。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這項議案旨在申請臨時撥款，以便政府在2018年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至《2018年撥款條例》實施的一段期間，繼續獲得所需資源提供各項服務。這是沿用已久的必要程序，具體安排亦與近年一樣。按照今年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立法會將於2018年5月2日的會議上恢復《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因此，《2018年撥款條例》將不會於2018年5月初前實施。為確保在今年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時，政府不會因缺乏資源而需要停止包括教育、社會福利、醫療衞生、保安等與市民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我們有需要提出這項議案。根據2018-2019年度開支預算所列的備付款額，我們按照決議案第4段的規定，決定每一分目所申請的臨時撥款額。綜合各分目的需要，我在致辭文本的註釋中提供了每一總目之下的初訂臨時撥款額。總體而言，臨時撥款額可應付政府約2個月的運作需要。

為了增加透明度，一如往常，倘若財政司司長需要行使這項權力，會在政府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反映。政府每天均要支付大量開支項目。以2018-2019財政年度第一個星期，即4月1日至7日為例，我們要支付的其中一些開支包括：a給予醫院管理局約51億元的資助金；b向約5萬個綜援受助家庭及約8萬名公共福利金受惠人士發放合共約5億元；c向退休公務員發放約7億元退休酬金；d向職業訓練局發放約7億元資助金；及e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發放約15億元補助金。除此之外，我們還要支付合約員工的薪金和供應商的應付帳目等。政府部門及銀行需要最少兩至3個工作天，才能處理大量以自動轉帳方式支付的開支。我們也需時數天完成通過臨時撥款議案後的法定程序，包括刊登憲報及簽發臨時撥款令等所需程序，方能令政府部門可於4月1日起如常支付所需開支。為確保政府能如常動用所需的資源繼續為市民提供服務，我希望議員今天支持這項議案。

郭家麒議員，我最後一次警告你，如果你繼續離題，我會請你停止發言。

我希望政府還有時間，可以拿出一份像樣的預算案來，這樣還可對得起社會上數之不盡孤立無援的弱勢人士，包括病人、有學習障礙的學童、長者和社會上眾多被忽略的人，給他們應有的尊嚴，而政府亦應對社會負起應負的責任。

主席，就這項決議案，政府其實只是向立法會申請臨時撥款，以確保在《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通過前，政府能有足夠的財政資源維持其恆常服務。

公眾對今年預算案最大的怨言，在於紓困措施涉及的524億元，絕大部分用於寬減稅款及豁免差餉，兩者所佔款額分別是226億元及178億元，合共404億元，佔77%。根據預算案補編的資料，應評稅入息20萬元以下的納稅人，平均可獲寬減的稅款只得590元；即使是入息20萬元至30萬元的納稅人，所獲寬減的稅款平均也只有3,010元。這兩組納稅人的總數是70萬人，另有200萬名"打工仔"的入息低於基本免稅額，無須納稅。換言之，有270萬名"打工仔"只能得到0元至3,010元的稅款寬減，佔整體工作人口68%。即使是年薪30萬元至40萬元的納稅人......

所以，周浩鼎議員剛才的說法完全是危言聳聽。

我記得，我在當選兩天後與一群民主派議員會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當時我們各自提出不同的訴求，包括陳志全議員提出的"派錢"訴求。我也支持"派錢"，而我們提出支持"派錢"時，說話也相當溫和。

劉局長今天來到本會申請臨時撥款，他可否告訴我們，既然文件所述的多個部門的多項項目均有恆常開支，是否每個部門都會跟進議員和市民的訴求？

我留意到政府文件指出，以2018-2019財政年度第一個星期，即以4月1日至4日7日為例，政府便要支付一些開支，包括醫院管理局的資助金、綜援受助家庭的補助金等，我不在此一一詳述，而只舉出一個例子。文件提到"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發放約15億元補助金"。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期望政府與教資會盡快提出建議，處理現時水深火熱的醫療問題及教育問題。目前，多間公立醫院都水深火熱，我相信劉局長以至主席都相當明白這一點。

我亦留意到預算案第143段提到......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由於只有周浩鼎議員一位建制派同事發言，我想回應他，可惜他已離席。

主席，那其實是一個邀請。

主席，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香港政府有1,380億元盈餘，單是退稅、退差餉、對一些人士"錦上添花"也使用了400多億元。現在說"補漏拾遺"，其實也無法掩飾事實，就是政府擁有龐大盈餘，但沒有把錢用於更有需要的人身上，但對已經獲得利益的無論是公司或業主"錦上添花"。面對人人"喊打"的現實，陳志全議員向建制派提出，雖然各議員平時抱持很多不同的政見，但在如何使用儲備的問題上，希望大家一起爭取。主席，政府必須順應普羅市民的民意。

即使你支持共產黨、習近平稱帝、永續連任，在與香港人息息相關的金錢問題上，也應該擦亮眼睛，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

但是，主席，立法會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除立法外，便是批准政府的撥款。這次的撥款的確是過渡性的、屬臨時的安排。

其實我們已經少了時間與政府商議或要求政府提交更多資料。剛才朱凱廸議員、陳志全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也表達了我們對新的預算案非常不滿。

有人會說新的預算案歸新的預算案，議員不滿意可以不通過，但這是臨時撥款，純粹是技術性安排，讓政府繼續有資源運作而已。

建制派如果是一體地運作——他們過去絕大部分時候也是這樣——其實有足夠能力制衡政府。藉着審議臨時撥款的決議案，我們正正要把這個事實說清楚。

政府不應一步不讓，甚麼也不改，不把優次撥亂反正，越"派糖"便令貧富懸殊越嚴重，只顧幫助財團或中上層。政府應該幫助基層，運用公共資源向香港市民提供必需的服務，提升我們的生活質素，增加我們的安全感，讓老弱傷殘得到照顧。這也是我們為市民表達的意見，希望政府做應該做的事而已。

憲制上賦予議會有一定的權力，我們便應該運用這權力，無論是透過議事、立法過程或撥款決定，要求政府做得好一點。我相信這是天經地義，是我們作為議員的天職，這亦是我們今天站在這裏代表人民和市民發聲的基本角色。關於臨時撥款，政府每天的確有很多開支，其中當然包括幫助貧窮人士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公共服務，醫療、教育、房屋等。當然，在房屋方面，房委會其實是自負盈虧的，所以每年的預算案在房屋方面的開支十分少，但其他很多服務都是必需的。我們是否可以透過審議臨時撥款的決議案，要求政府在現有的公共服務和政策上有所改善？是否應該要求政府把優先次序弄清楚？主席，我不明白為何周浩鼎議員在現階段突然指責民主派議員，如果他不是這樣說，我亦無須在這裏發言澄清。我們要弄清楚，現時絕對不是民主派在這裏要政府停止運作，我們只希望用議會制衡政府的權力，要求政府改善施政。如果連這樣也不行，這個議會還有何用處？我們始終是人民投票選出來的代表，我們有責任反映市民的聲音，我們不是橡皮圖章，不是政府說甚麼便跟隨。